主席，首先，我感謝尹兆堅議員提出"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這項議案。昨天多位議員已經就民主普選、要求反貪污、捉CY等提出論據和訴求。今天，為了中國的人權狀況，我呼籲市民一定要出席七一大遊行，向國家主席及國家領導人表達我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深切關注和強烈不滿。主席，很多市民都知道，我曾經在廉政公署工作，很多人問我，為何返回民主黨擔任總幹事。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曾經在廉署宿舍觀看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電視直播，那張"空櫈"令我心情激盪。我不斷問自己：我是否應該繼續在廉署如此寬裕和安穩地生活？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我可否為國家、為中國的人權及為香港的民主一起奮鬥？我最終決定從政，離開廉署。很多人問我，中國人權與香港有何關係？我想告訴廣大香港市民，因為地理、經濟、文化等因素，香港與國內是密不可分的。所有香港市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我們血脈相連，我們不忍心看到同胞受到迫害，也不忍心看到國家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而犧牲自由、家庭和健康，他現在身患末期肝癌，中國政府容許他保外就醫。有人說有關做法顯示中國政府的寬大；對不起，如果這樣做是寬大，我只能說中國比北韓政府寬大，因為北韓政府令一名美國青年腦幹死亡，最終把一個植物人送返美國。劉曉波是否真正獲得自由？對不起，他沒有行動自由、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政治思想的自由，他只是由一個小監獄轉往一個大監獄。我要求中央政府容許劉曉波及其家人盡快出國，讓他在餘下的日子裏享受寶貴的自由空氣。2009年，劉曉波再度入獄前發表一篇名為"我沒有敵人"的文章。劉曉波面對長年壓迫他的中共政權，能夠以寬大的胸襟說出"我沒有敵人"，但中共政權反而不斷製造敵人。

主席，光明總會戰勝黑暗，正義總會戰勝邪惡，民主總會戰勝獨裁。我謹此陳辭，呼籲所有香港市民出席七一大遊行，捍衞香港，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

於是，很多市民用一句話作總結："香港人淪陷了20年"。今年是回歸20周年，但我認為，今年與明年回歸21周年沒有任何分別，因為這只是再次強調及提醒我們，香港會一直變差。當然，所謂"淪陷"未必是大家所說的第一次淪陷，現時是第二次淪陷。

回到今天的議題，有泛民同事希望下屆政府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我只希望提出一點，7月1日特首或政府新班子便會上台，我希望亦祝願各位官員，一定不可以讓香港經濟在未來數年變差。就"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大家可能會認為，我會集中談論憲政等內容，但我認為已經說得太多。未來的管治班子及管治危機，並不是我們過去所認識的制度危機。我們現時面對很大的挑戰，假如經濟變差，香港再次出現2003年及其後數年的貧窮或貧富懸殊問題，香港政府會否有能力、魄力及先見之明，預防及處理貧窮問題？主席，我不是開玩笑，今天香港政府的管治只是依靠經濟來維持政府的認受性。由於沒有普選，特首及政府都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議會也是廢的，只是"橡皮圖章"、"跛腳鴨"。我們這樣說了很多年，但香港似乎沒有明顯的管治問題？說到底，香港人都很現實，能夠賺錢就沒有問題。

我希望政府官員有先見之明，亦祝願"林鄭"上台後未來四五年經濟不會變差。不過，看來我們無法阻止這種趨勢，因為這兩天的股市出現有點古怪的情況。七一之前，股市的表現會證明，大家對未來的十九大及香港的局面完全沒有信心。

我只希望大家清楚一個事實，我們要明白，香港的民主運動已經走到盡頭，而較為樂觀的說法是，已經在懸崖邊緣。

所以，我很希望代議士及政府代表都明白，市民不願意上街，原因可能是當中的信任已經出現前所未見的挑戰。

主席，在昨天和今天的辯論中，有很多反對派議員一直"唱衰""一國兩制"，說"一國兩制"不但變形，而且"走晒樣"，又將"一國兩制"、將國家無限妖魔化，簡單地將香港在回歸後面對的各種問題、深層次矛盾，以至仍然需要努力解開的死結，都歸咎於未有民主及"一國兩制"身上。昨天更加離譜，有一群希望破壞"一國兩制"的搞事者，一再佔領金紫荊廣場。主席，金紫荊廣場上永遠盛開的金紫荊花，大家看看典故，便可清楚知道，金紫荊花像對香港回歸歷史的重要意義。一來是中央送給香港紀念回歸的禮物，二來是每逢重要日子，特別是在回歸紀念日，該處都會舉行升旗儀式，有很多政要及領導人，均曾在那裏參與升旗儀式，可見其意義之重大。這群自決派人士的行為，無疑是有組織、有預謀去否定香港回歸國家的意義，亦希望做出一些侮辱國家、傷害民族感情的事，更是衝着國家主席訪港，佔領金紫荊廣場。主席，對於這些不知所謂、侮辱國家、否定回歸的行為，我予以強烈譴責。我亦再次對這些不知所謂的人說，再這樣"唱衰""一國兩制"，並無任何實質意義，最後受害的只是香港人。主席，昨天尹兆堅議員在開場發言時，亦都是戴着有色眼鏡來看"一國兩制"，他只是將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不斷放大，而看不到"一國兩制"下，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一國兩制"實行至今已20年，我們先要看看我們的成績，但亦承認當中確實有了很多挑戰。主席，每一個政權移交，無論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頭號大事，都會引起動盪不安，有些甚至流血，更何況是香港與內地，兩個地方一直奉行兩個不同制度。所以，"一國兩制"最大成就，當然是令香港順利回歸祖國。這亦完全否定了很多在回歸前預測"香港會死"、"香港會失去自由"、"香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會受到衝擊和挑戰"的抹黑說法。這個就是"一國兩制"其中一個最大成就。除了香港順利回歸外，回顧20年的發展，可發現香港的經濟亦穩步向前。我們平均的GDP增長是3.2%，這百分比不算高，但在綜合面對亞洲金融風暴、SARS，以至全球經濟環境的情況下，這已是得來不易的成績。更重要的是，香港連續23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除了是最自由經濟體，我相信香港在回歸後20年，仍然是全國最自由的一個城市。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保護下，市民的生活方式、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基本上受到充分保障。今天在香港，我們依然可以批評不同地方發生的事，包括國內發生的事，包括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很多人都說，香港回歸後亦都是"遊行之都"，足以顯示香港在回歸後，我們的言論自由充分得到保障。除了言論自由得到保障，我們亦享有信息自由，而人才、資金的流通，基本上沒有受到任何限制。這些是得來不易的成果，如果不是"一國兩制"，如果不是《基本法》的保障，我相信回歸後，香港人不能享有現在的生活模式。除了經濟發展之外，我亦要談論政制發展。回歸前，政府高官由殖民地政府委派，基本上，市民參與無從。我們看到，政制發展穩步向前，我們雖然未能夠落實雙普選，但是回歸後的民主參與程度，是香港歷來最高的。

如果大家願意向前行，在"一國兩制"下尋找共識，其實香港絕對有條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第一個普選的城市，但我們卻不珍惜，不去看重這一點，完全否定我們在回歸後，在整體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取得的成績。主席，我要引述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早前在一個公開論壇的說話，他說"一國兩制"過去20年的實踐肯定是成功的。我們必須明白，"一國"是永存，但"兩制"作為一個制度的安排，能否繼續實施，視乎我們是否有心去保護。我在此請大家不要再"唱衰"祖國，不要再"唱衰""一國兩制"。如果"一國兩制"的存在成為香港分離祖國的一個缺口，我相信，最後倘若"一國兩制"不能繼續實施，最大的受害者將是香港和香港市民。

尹兆堅議員的議案其實很精要地指出，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落實"一國兩制"必須做到以下數點：第一點，"港人治港"；第二點，"高度自治"；第三點，要有民主政制；第四點，要有廉潔政府，而最後一點是法治精神。

今年，我知道民陣的主題是"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

我們從口號可見，大家都希望將來會有民主政制，令香港人可以達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維持香港本身的生活方式，令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本身的特色，以及令下一代可以在法治精神、廉潔奉公之下繼續生活。

尹兆堅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值得香港人思考現時香港社會如此撕裂，大家在互相指罵之餘，是否還記得"一國兩制"原本的精神是要大家走在一起，建立和平、理性的社會，體現"一國兩制"，並讓香港繼續有法治、廉潔、民主政制，而這才是七一遊行最重要的意義。當然，演繹至今，七一遊行已變得很多元化，不同團體、組織和人士也可以利用七一遊行來表達訴求。正因如此，特區政府應透過這次七一遊行，再次重溫原來香港人普遍有這樣的訴求，以及大家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以實現民主政制、"高度自治"及法治精神。

因此，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七一遊行是我們的文化和傳統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記得，七一維園見。

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成立20周年，我相信所有客觀的人都會同意，我們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值得肯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功落實。這不單是我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國際社會對香港回歸後的評價和認可一直很高。剛才有同事和我們重溫了過往20年，我想藉此機會和同事重溫一下國際社會如何評價香港。依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香港已經連續23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法治方面，依據世界公義工程所制訂的全球法治指數排名，香港去年排名第十六位，位居前列，排名遠較回歸前高。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5-201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司法獨立的表現亦高居全球第四位。民主方面，雖然香港仍未實行普選，但依據《經濟學人》所制訂的全球民主指數，香港仍然在全球167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七十位，位處中游。至於人權方面，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去年發表的最新人類自由指數報告顯示，香港已經連續6年蟬聯冠軍。廉潔方面，依據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國際"所作的調查，香港的廉潔程度排名第十五位。競爭力方面，依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排名全球第一；依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6-201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亦排名全球第九位。兩星期前，國際權威的QS世界大學排名最新名單出爐，小小的香港竟然有4所大學躋身全球前50名內，相信是全球一流大學密度最高的地方。主席，現時香港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亞洲最主要的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旅遊中心，地位更越來越鞏固，在國際上聲譽日隆。在2015年，香港人均GDP達42,000多美元，較回歸前增長了一半，是世界上最富裕和發達的地方之一。失業率方面，香港已經連續6年低於4%，相當於全民就業，失業綜援個案現時正處於20年來的最低水平。香港已經在1997年回歸祖國，成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為何香港要實行"一國兩制"，繼續維持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為何香港在回歸後仍然可以擁有"高度自治"和單獨的稅制，法律基本不變，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充分信任香港，而且完全站在香港的利益角度出發，誠心誠意希望香港回歸後可以繼續繁榮穩定，所以才實行"一國兩制"。毫無疑問，國家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從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的初衷，不容任何人否定或質疑。主席，我想說香港並非一個完美的社會，香港並非完全沒有經濟和民生的問題。事實上，香港的貧富懸殊、經濟轉型和住屋問題仍然十分嚴峻，需要新一屆政府急切改善。不過，試問一下，世界上哪有完美的社會？世界上哪個社會沒有問題？難道因為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存在不完美的地方，便可以否定"一國兩制"的成功嗎？主席，"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從回歸後的數據來看，"一國兩制"確實取得了成功。不過，我們也看到過去20年，反對派不斷抹黑和"唱衰""一國兩制"，以偏概全，不斷放大香港的民生和政治問題，藉以抹黑"一國兩制"，否定"一國兩制"，這是否公道？為何反對派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中，當全世界都讚頌香港好，認為香港是一個福地時，反對派口中的香港卻總是民不聊生？究竟香港是否真的這麼差，抑或只是有人歪曲事實？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事實上，香港絕對可以更好，只要反對派不要再瘋狂"拉布"，不要再惡意阻撓政府的經濟建設工程，甚至阻撓政府發放民生福利，香港一定會更好，"一國兩制"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功。主席，中國有句成語叫"賊喊捉賊"，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反對派一方面破壞"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另一方面批評"一國兩制"失敗，難道不是賊喊捉賊嗎？人生沒有多少個20年，"一國兩制"已實踐了20年，取得大量客觀的成功，累積了非常寶貴的經驗，我們應該肯定"一國兩制"。因此，主席，我贊成黃定光議員和建制派同事的修正案，今年七一，我們應該慶祝，而不是繼續"唱衰"國家，"唱衰"香港。

主席，我覺得你實在很英明，幸好你上星期改變了會議時間，果斷地把星期四會議的結束時間由慣常的晚上8時，縮短至下午1時，否則建制派議員今天便沒有機會就七一議題大表愛國之心，暢談回歸20年來經濟發展、民生發展如何超越預期云云。

我有一位朋友的生日是7月1日，以前他會由6月30日一直慶祝至7月1日；如今，他一定不會慶祝至深夜，反而會早早回家，因為7月1日一早便要預備擺放街站和遊行。老實說，我們也很希望在7月1日有一個真正放假的機會，但不好意思，我們確實看到香港有問題，並且已經把這些問題提了出來；我們不是要抹黑"一國兩制"，但不正視"一國兩制"出了問題，這本身便是一個問題！今年七一遊行有兩大訴求，第一是釋放劉曉波，第二是徹查梁振英UGL事件。

我記得公民黨創黨黨魁余若薇說過：我們呼吸的每一口空氣都與政治有關。

我們活在這個地方，便不能逃避。

身為香港人，這裏是我們的家，我們希望它變得更好。

五年時間證明了，大家絕不能相信這個人。如今，林鄭月娥即將上任，於是我們再問自己，很多香港人也在問自己，究竟可否相信這個人？很多人說她是"CY 2.0"，但我暫時仍很希望她能夠為香港帶來一個新局面。當然，我們仍會在7月1日上街，因為我們的訴求未被真正聆聽，也未得到解決。

與此同時，大家不要再搞鬥爭，不要再搞撕裂。我很希望有機會與建制派議員就着一些共同關注的議題，一起去爭取，而非只是互相對罵。我希望大家一起愛香港，一起進步。

不是我們只想批評現行制度，而是現行制度的確有很多問題。舉例而言，在5月24日，信貸評級機構穆迪把香港的評級從"Aa1"下調至"Aa2"，但同時把香港的前景展望由"負面"上調至"穩定"。大家可能有點疑惑。

穆迪、標準普爾等國際評級機構經營已久，自有其標準、認受性及國際知名度。穆迪的報告指出，把中國主權評級與香港評級掛鈎，是因為香港在經濟、金融及政治上均與中國高度關連，中國的信貸趨勢對香港的信貸情況將持續有重要影響。雖然穆迪下調了香港的信貸評級，但同時把香港的展望評級由"負面"上調至"穩定"。香港目前在政治及經濟上仍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這反映了在整體評級之上：香港的評級為Aa2，屬第三級，而中國內地的評級為A1，屬第五級。

為何香港的信貸評級是第三級，而中國的信貸評級是第五級呢？

我們擁有5項基石，第一項是自由，包括資訊自由和言論自由。但是，從有關的國際評級可見，香港的資訊自由及尤其是新聞自由，現正不斷下跌。由2010年至2016年，本港的新聞自由指數不斷下跌，現正處於世界的中游位置。我們的第二項基石是法治。

法治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公義。這關乎是否彰顯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不期然想起了UGL事件。

我再說一遍，法治精神並不等於很多內地官員或學者所說的依法治國。很多國家都依法治國。

廉潔的政府和廉潔的商業道德，也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近年，本港的廉潔指數不斷下降，這當然是由於很多高層官員因涉及貪腐行為而被判刑，亦有很多快將離職的官員因涉嫌貪腐，正被廉政公署調查。我們不單要關注政府內部的廉潔，亦要關注在香港做生意的商業機構和企業的廉潔。廉潔不獨是香港的關注，因為大家都知道，歐盟、英國及美國都訂有跨境的反貪腐法例，所有在香港營業的外國企業都必須遵守該等法例。

此外，《基本法》多項條文均保有若干機制，讓中央在一些特別情況下行使。

我認為大家唯一要做的，是重建互信。信任是《基本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礎。中央希望重新評估香港人是否真正支持"一國兩制"，但"一國兩制"必須建基於全面落實"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而不應由內地官員指指點點，說不如設立一個常設的釋法機制等。中央必須讓我們有"高度自治"及信任我們，使我們可以好好管理香港這片細小的土地。正如很多建制派議員所說，香港是中國境內最自由的城市，但我們為何不可以把香港......

主席，劉國勳議員昨天說不知道該如何辯論"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的議案，因為七一遊行尚未發生，不知道市民的訴求是甚麼，不知道該如何正視。

希望劉局長稍後回應，究竟在金紫荊廣場和平集會的人，為甚麼會遭受這樣的對待？

希望他們明白，市民最基本的訴求是想生活過得好，但他們未能交功課，莫怪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及特區政府不信任和不滿。柯創盛議員剛才提到某些指數，我想說的是，有時候那些指數的升跌，是與現時香港政治人物的想法有關。如果大家不積極跟進梁振英與UGL的問題，把他"放生"，而且與他合謀串通，香港的廉潔指數便會向下跌。李慧琼議員剛才義憤填膺地說，在金紫荊廣場示威有多大逆不道。主席，這種對圖騰的崇拜，正是香港人很擔心1997年後會在香港出現的局面。這是延續殖民地的統治模式，有些人可能特別高大、英俊、威猛，便會變成統治者，他們的肖像便會被四處展示。這是殖民統治，也是封建時代的統治，香港人不是要學習卑躬屈膝，不是要學習成為"啦啦隊"，也不是要學習阿諛奉承。

其實，這樣做只會令香港市民想清楚："一國兩制"是個騙局，"一國兩制"建立在浮沙上，隨時可以取走，說釋法便釋法，說不讓香港人有民主選舉的權利，就可以剝奪。所以，對於今年的七一遊行，市民都思考得很清楚，市民也都知道，在民主運動方面，我們無法只是依循《基本法》，反而要思考更根本的問題：究竟現時的憲政架構有否經過人民授權？如果沒有，就一定要有這個過程......

主席，在每年的七一遊行或是其他大小遊行，香港人提出很多對普世價值的訴求，或對香港一些現象的不滿，透過遊行表達出來。例如，我們希望保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希望立法機構所有議席由直選產生，亦希望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公正，不受任何干預，希望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更希望維護香港的自由制度。

香港政府要把脈，要聆聽和了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再對症下藥，而不是打壓。

這種思維，不論是有意或無意，其實都是打壓。政府理應提供一個平台，作為推動者，而不是不斷作出限制。政府近年面對民生議題及新事物時，施政時往往怕"孭鑊"，因而不斷依賴傳統行業，沒有求變的膽量，沒有前瞻性，墨守成規。

有議員剛才提到《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的排名，但他們只說了一部分。香港的經濟表現其實由去年排名第五降至今年的第十一名。

社會正在不斷發展，由流動通訊、人工智能及雲端科技等衍生的新興產業，比傳統產業更能滿足市民需求。早前在多個不同辯論場合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均討論到，例如Uber及共乘單車這類共享經濟的模式，其實能有效配對，亦能善用社會資源，帶來良性競爭。此外，大家亦提到工廠大廈改變用途。

可是，現在的政府施政明顯沒有遠見，只懂維護某些既得利益者，很抗拒一些新思維，甚至加以打壓。我們需要改革，要改革便需要引入民主政治。政府是時候正視市民的需求，重啟政改，積極發展多元產業，釋放民間創意，展現新一屆政府對團結社會的決心和誠意。

究竟從這個角度"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我不知道中央政府有何想法，但它近期似乎亦沒有特別提及"一國兩制"或統一台灣等。

我記得大概在1997年、1998年至2002年間，有調查指出，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較特區政府還要高，當時的特首是董建華。不過，到了現在2017年，卻出現"港獨"和"自決"的思潮。究竟人心未回歸可否歸咎於我們沒有一開始便在幼稚園進行"洗腦"教育，這樣便可以解釋過去？有人甚至說，國際勢力已埋下很多地雷，故此很多問題都不是自己製造的。主席，我覺得香港人的要求並不是很高。

主席，我希望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把握時間，檢視對港政策。

主席，歷來七一的訴求都相當龐雜，但在如此龐雜的訴求中，也有主線，有主題。

但是，除民生議題外，今年主要的訴求是有關"一國兩制"的問題。就"一國兩制"的問題，昨天有20位議員發表了一封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信。我們在信中指出，"一國兩制"現正面臨走樣、變形的趨勢，我們感到很擔心，認為這種情況不應繼續發展下去。我們亦當然希望能重啟政改，令香港最終能走出管治困局。在這信中，我們回顧香港的歷史發展。當香港回歸時，國家制訂了當時的基本方針政策，有12個字經常被提起，即"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當中的"高度自治"，大家近年可能會感到說少了。"高度"可能會有不同的詮釋，我們以為真的很高，像林卓廷議員般高，豈料實際上原來是另一種"高度"，只達到普通的中位數。究竟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怎樣的呢？

習近平在兩年前曾說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出現了新情況，但無論出現甚麼新情況，中央對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仍會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不走樣、不變形。我們相信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這數點方針是非常重要，但問題是不走樣的原本樣子如何，不變形的最初形式如何。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有人可以提出多種不同詮釋，並不斷重新詮釋，把變形也說成不變形，最終"一國兩制"也是變形、走樣。

我們認為"一國"和"兩制"必須並重，不應偏廢。但是，過去20年來，尤其是近年，中央政府或中聯辦經常強調"一國"的重要性，有時甚至出現貶抑"兩制"傾向。最近的說法令大家很擔心，中央會在多方面干預香港內部的自治事務。

但是，過去多次的釋法，除一次外，大部分都與《基本法》的規定並不相符。現時有人說可能會更頻繁地釋法，這令我們非常擔心，因為如果這樣做，釋法其實變成修法，如果可以隨便這樣做，問題非常嚴重。

我相信上海市政府、天津市政府的班子，也未必會經過這樣的程序來挑選。另一例子是我作為教育界代表，很擔心教育局和教育部之間的會商機制。

"自治"要實施，雙方都要有一定的約束，雙方也要尊重對方的獨特性。正如梁繼昌議員所說，信任也很重要，如果沒有信任，"自治"亦難以實施。所以，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中央政府能在這方面作出全面檢視，為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做好工作。

就是在2003年。

所以，對於今天議案的主旨，即"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我們並不認同只有七一遊行的訴求才應予以正視。

為何2001年、2002年或1998年沒有？從歷史來看，香港自1997年回歸之後，當年特區政府在處理很多事情上不但不能獲得市民認同，反而引發很多怨氣。當然，我們亦要明白，當時發生了很多事情，例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等，這些事情我們從來沒有遇過，所以當時的特區政府亦沒有經驗處理，以致出現各種狀況，引起社會不滿，例如在2003年發生SARS疫情，香港便損失了差不多300條人命。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對於"港人治港"這部分，我們是否有適當人才"治港"？第一位特首董建華先生是商人，所以是商人治港；第二位特首曾蔭權先生是公務員，所以是公務員治港；到了第三位特首梁振英先生，便是專業人士治港。中央政府可能仍在摸索不同模式，究竟應用哪種模式或哪種人才治理香港才最適合。

在過往一段時間，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後來，曾蔭權停止賣地，停建公屋，令房屋供應萎縮。到梁振英接手，增加房屋供應，但他卻出錯招數，"雙辣招"等措施對樓市造成很大影響。由此可見，現時是政策上出了問題，原來特區的管治團隊根本沒有好方法管治香港，所以往往要中央協助。很多時候，是香港本身要求中央給予協助。有些人會問，為何以前港英時代沒有這問題？

正如在過去數年，香港的撕裂令港人不滿，大家都不高興，但這情況是否百分百與中央政府有關？

我期望新一屆政府真的可以有效地管理香港，多聆聽各方意見。

主席，"一國兩制"的落實，為香港人帶來很多金句，最新的當然是習主席說的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的看法是"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我聽到本會內很多泛民同事也提出同樣的訴求，要求"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為何會有變形、走樣的論調提出來呢？我個人認為，這當然可能是因為中央和香港人都覺得或擔心"一國兩制"的實踐有些變形和走樣，而可能雙方都是對的。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和平解決殖民地年代遺留的問題，是統一國家的大業。

另一個經常被提到的金句，當然就是葉建源議員剛才提及的12個字，即"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主席，我認為特區政府日後應研究管治出了甚麼問題，深刻檢討政治問責制自2002年引進至今15年來，對管治或"一國兩制"有否幫助。

套用一句內地常說的話，"打鐵還需自身硬"。身子夠硬，自會受別人尊重。無論是個人也好，官員也好，只要自己的能力夠強，無須事事依靠別人，本身的自治程度便會較高。

第二，做服務員。

其實，單程證制度由來已久。這種出入境制度在港英年代已經建立，內地管出，香港管入。香港人口過多、旅客過多，是我們自己一手造成。我們不想把關過嚴，便要求內地放更多旅客來港，結果旅客多到要特區政府喊停。我認為，"一國兩制"要成功落實，雙方都有責任。香港人始終要尊重內地在這方面的原則。中央政府近年已多次說明，最基本一定要尊重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要保持香港在"兩制"下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特色，必須自強。當我們的經濟停滯不前，科技創新做來做去也做不到甚麼成績，很多傳統產業都面臨龐大競爭，我們的中介人角色在很多方面都被稀釋時，如何叫人尊重我們？

我們說"50年不變"，但在這世界上，不可能有東西是一成不變的。在未來的30年，如果我們想"一國兩制"真正發揮，繼續蓬勃發展，責任在於港人須好好掌握我們的優勢，在"一國"下盡量發揮我們獨有的特色。

代理主席，我本來認為今天的議題很古怪，基本上市民每年均參與七一遊行，而且人數眾多，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本就是政府和立法會應有之義，為甚麼要提出來辯論，而要加以正視？直至這數天，建制派的議員一一發言，我才明白何謂掩耳盜鈴、粉飾太平。無論有多少市民上街遊行，社會上出現多少問題，他們仍然在歌功頌德，說香港有多自由、有多廉潔、有多好。

直到何君堯議員剛才發言，我才明白何謂虛偽無耻，何謂掩耳盜鈴，他竟然將露宿者"擺上檯"，說政府花了2億元改善露宿者的生活，讓他們有五星級的家。首先，整項工程本身並非為露宿者而設，而是為了重建和保育油麻地戲院，讓市民唱戲曲，此其一。第二，露宿者搬遷後，他們的生活改善了嗎？難道安裝冷氣後，露宿者便可以使用該宿舍嗎？原本70個宿位，現在仍是70多個宿位，即使已安裝冷氣，但宿舍仍在垃圾站的上蓋，木蚤和老鼠的問題有解決嗎？聽着何君堯議員以其浪漫柔和的聲線說他們向露宿者提供了五星級的家，我真的很感噁心，這便是虛偽無耻。全港有近2,000名露宿者，為甚麼露宿者會越來越多？是因為香港整體的房屋政策傾斜，窮人的居住面積越來越小，房租越來越貴，市區重建項目只興建豪宅，"劏房"的租金連年上升，但政府並沒有對貧困者施以援手，連"N無人士"的津貼都取消。

這顯示香港社會金玉其外，但敗絮其中。香港有很豐裕的經濟成果，但這些經濟成果並非所有香港人均能享受，能享受的只有一小撮富有人士，窮人在這個社會上沒有立錐之地。

他偷換概念，粉飾太平，極度虛偽。全民退休保障變成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原本提供予長者的持續保障，結果變成政府一力承擔，商界並沒有任何承擔，而最終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隨時會"爆煲"，可持續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就沒有了。更重要的是，由免審查，給長者基本的生活尊嚴，變成要審查，令他們受到更多羞辱，指他們是社會的包袱，更揭開他們的荷包，看看他們有多少錢，才肯保障他們，這便是偷換概念，面目全非。標準工時變成合約工時，還只適用於月薪11,000元以下的人。便是在僱員與僱主簽約時，任由僱主在僱員最沒有議價能力時剝削他們。一切一切都是偷換概念，剝削基層，勞工未能得到保障，長者得不到保障，這便是為甚麼眾多市民上街遊行的原因。每年的七一遊行，市民其實不只有一個訴求，而是有很多不同的訴求，說得動聽些，可謂百花齊放，但事實上是社會千瘡百孔。香港人並沒有分享到香港的經濟成果，所以主辦單位才說要重奪香港，不是重奪我們的政治權利這麼簡單，而是重奪香港人在香港生活應有的尊嚴。他們那些粉飾太平的說話，完全不能欺騙香港人。其實我本來還有很多事想說，但我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日一位撿紙皮的婆婆被檢控的事。我們的長者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老人申請綜援均有標籤效應，長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拖着年邁身軀，上街撿紙皮，自食其力，但食物環境衞生署嚴厲執法，婆婆因出售1元紙皮而被控告。我以為我是在看1800年代雨果所寫的悲慘世界，我們現在與19世紀沒有分別，枉建制派議員還敢說香港有多好多好，這些好事只屬於他們，不屬於基層。

所以，我要真普選，也是最大的公因數......

我希望你能澄清，你在剛才的發言中，是否指本會的其他議員厚顏無耻？

我澄清，我是全心全意、非常真誠地指何君堯議員厚顏無耻，而我認為這是fair comment。如果代理主席認為我違反《議事規則》，我現在便離開會議廳。

劉議員，如果你的發言是指何議員厚顏無耻，你已經違反《議事規則》，你必須離開會議廳，因為你的行為已屬極不檢點。

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努力改善，而這亦絕對不是甚麼"五星級的家"。可笑的是，何君堯議員剛才示範了建制派議員如何形容香港有多好。

代理主席，有時候同事之間難免會唇槍舌劍。我當然希望以最有禮貌的方式辯論，而最有禮貌的方式莫過於合十。不少佛教朋友都知道，這手勢代表極大尊重，所以我不明白為何何君堯議員會如此敏感。

代理主席，我當然不會罵何君堯議員厚顏無耻，因為這不是由我們定奪的，有收看直播的朋友應該清楚了解。

我想起孔子一句很好的說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如果我們是用道德和制度讓人民在城市中生活，而不是用很無理、不合時宜且顯然有缺憾的制度束縛他們，大家都會樂意守法，樂意為城市好。

厚顏無耻就留待某些人對號入座，我謹此陳辭。
尹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我一直在聆聽議員的發言，發覺很多建制派同事均有用類似的字眼，包括指提出議案的同事是"政棍"，又或是猜測我們的動機，指我們抹黑政府是為了誤導市民，動員上街，攪亂香港。

如果議員認為某議員的發言具有冒犯性，請在該位議員發言時或發言完畢的合適時間提出。
代理主席，首先感激尹兆堅議員提出"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議案，亦提醒大家的確是時候上街。

我倒覺得不是，我覺得他說這個例子，恰好象徵今天香港的情況。他說這群露宿者沒有家，要露宿街頭，住宿環境不好，將他們遷到新環境很好，可以享用很多設施。我要談一談歷史，露宿者宿舍現時設於上海街一個區域性垃圾收集站上，有木蝨，環境濕滑惡劣。我到過那裏數次，與露宿者傾談了數次，亦與經營者傾談過。我們知道情況非常不理想，夏天非常炎熱，沒有電梯，今天很多露宿者已經上了年紀，行動不便，根本連上樓也困難。他們現時睡"碌架床"，下格當然滿額，上格有空位，因為即使想睡，也爬不上去。很多露宿者五六十歲，七老八十亦都有，居住環境差到這個地步。

首先，要清拆該建築物，為何不能原址重置露宿者宿舍呢？

在審議有關建議期間，我們發覺政府辦公室有冷氣，樓上是露宿者宿舍，沒有冷氣，樓下是垃圾站。我們多番譴責政府後，政府才被迫提供冷氣。其實，整幢建築物本可以提供中央冷氣系統，但政府偏偏不讓露宿者享用。

社會福利越來越差，貧富懸殊是20年來最嚴重。

代理主席，我覺得七一慶祝回歸屬於所有香港人，並不單只屬於遊行人士，而市民的訴求亦應包括參與和不參與遊行的人士。

回歸20年，我們在經濟上取得不少成果，GDP增長接近1倍，而政府開支的增幅甚至大於GDP增長。

我們要思考這些問題。

我們要思考這些問題。在批評反對派之前，我想先批評社會上一群既得利益者。

在過去10年，特別在2007年之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就是政治生態急劇惡化，反對派凡事政治化，為鬥爭而鬥爭，永遠站在終極道德高地，脫離現實，搞鬥爭、搞對抗，越搞越激；為了吸引視線和選票，為了一己政治利益和政治計算，每天在議會進行政治公決。在2010年，進行所謂"五區公投"；在2010年，把正常、合理、全世界都有的國民教育誣衊為"洗腦"教育，進行所謂反國教運動；在2014年，違法佔中；在數天前以至昨天，在金紫荊廣場進行佔領式示威，把象徵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歷史信物金紫荊雕塑污衊化、污名化，徹底否定"一國兩制"。

剛才朱凱廸議員張冠李戴，說金紫荊雕塑是一種封建、殖民式圖騰。他是否不知道在1997年之前，洋紫荊或紫荊花已是香港的市花，它不是某位領導人或特首的頭像；香港何曾有把甚麼"嘜頭"滿街擺放？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制度。面對將來，我們希望議會能夠恢復理性，在監督政府和議事效率之間取得平衡。香港目前困難與機遇並重，我們不能只提困難而完全不提機遇，令大家信心盡失。我們要清楚認識香港在國家，以至在國家在世界上崛起的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和機遇。我們要在發展中追求公平，以及謀取所有市民的幸福，而不是只為了一小撮人的幸福或一些人的政治利益。我們要實現民主，實現人心回歸。因此，我支持黃定光議員和張華峰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20年前，1997年6月，我仍在英國讀書。我記得我趕在1997年7月1日前回來香港，主要是希望見證回歸。作為中國人，我覺得回歸對我很重要。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是值得慶祝的日子，而不是讓反對派"柴台"的日子。坦白說，實踐"一國兩制"一定會碰上問題和矛盾，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處理當中的問題和矛盾，而不是挑動矛盾，再把矛盾化大，小事化大，大事化更大。

劉小麗議員縱然可以不同意何君堯議員的觀點，但她一發言便指何議員厚顏無耻，用上如此冒犯性的詞語。

代理主席，這是很壞的教材，但偏偏反對派就是這樣，透過這種詞語、語言暴力或譁眾取寵的言論，把他們口中的矛盾不斷"煲大"，吸引到媒體及公眾視線，便為之贏。

代理主席，更荒謬的是，這兩天，有些人走到金紫荊廣場，用一塊黑布遮蓋金紫荊，甚至想搞類似"佔領2.0"的動作。他們的目的可能是想趁習主席來香港，順便看看有否機會藉此侮辱國家和國家領導人。

昨晚警方嚴正執法和清場，我認為是必要的。確實有些人會選擇作出這種侮辱自己的行為，破壞"一國兩制"，刻意"唱衰"香港。

如果人人都知道，真相是"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縱有問題但可以解決；如果人人都知道，"一國兩制"能保障香港人，確保本港制度和社會良好運作，讓我們繼續發揮本港制度的優勢；如果人人都知道這些事實，我相信反對派將無法爭取市民支持。

代理主席，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告訴市民大眾，有人刻意"唱衰"香港。

代理主席，我希望指出最後一點。

當政府建議填海發展東大嶼都會，供70萬人日後居住時，反對派卻提出反對。

我希望市民能看清他們最終的目的。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我很少用"厚顏無耻"這類形容詞來形容建制派議員，因為我認為，如果用"厚顏無耻"形容他們，是侮辱了"厚顏無耻"這4個字，因為他們最少還有"顏"。我剛才聽到周浩鼎議員發言，但我判斷不到，究竟用"厚顏無耻"來形容他還是何君堯議員更為適合，所以我不會用這個詞語。但是，劉小麗議員說出這4個字，雖然觸犯《議事規則》，但說這是語言暴力的話，便是無限上綱上線。

代理主席，20年前在1997年6月底，當時的立法局也在辯論類似議題，議員說出對香港未來的一些訴求。當時有一位議員這樣說："中央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央政府不會干預香港事務。既然中央政府有言在先，香港應該信守這辦事原則。何謂'港人治港'？必須要港事港辦，不要事無大小都要中央政府介入這些事務，這些壞習慣要徹底摒除。多些尋求香港市民認同、社會大眾共識，是唯一實現'港人治港'的最佳途徑。"二十年前在1997年6月28日，立法會正在辯論告別議案，這不是民主派議員所說的，而是工聯會鄭耀棠所說的話。二十年後，我們正在做相同的事情，我們要求北京政府落實《中英聯合聲明》，落實《基本法》的承諾，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建制派包括代理主席說我們"唱衰"香港。舉例來說，有人說家裏發生家暴事件，他們便說他"唱衰"自己的家；又有人說公司老闆欺壓員工，他們便說他"唱衰"公司，這是他們的邏輯。四十位建制派議員的發言時間比我們多，請他們全部站起來唱好香港，看看香港市民會否相信他們。

他們冒着被拘捕和被控告的風險，只想提出3個訴求：第一，請人大撤回八三一決定；第二，落實真普選；第三，立即釋放劉曉波。他們的和平非暴力抗爭，沒有干擾公眾也沒有干擾交通，但警察竟然以最嚴重的公眾妨擾罪拘捕他們，最高刑罰為監禁7年。他們已經被囚禁在北角警署超過12小時，有傳他們會被囚禁48小時，直至習近平離開香港。我強烈要求警務處和保安局不要再拖延，盡快釋放這些示威人士。還有兩天便是主權移交20年，七一遊行在即。

我希望特區政府及北京政府，不要為此感到高興。今天仍然堅決站出來參與七一遊行的香港人仍然愛香港，仍然希望以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方式表達訴求。我希望林鄭月娥及習近平細聽他們的聲音。此外，政府更要留意沒有上街的市民的心態。沒有上街的市民，可能已經加入保皇黨行列，慶祝回歸；可能已經心淡，對政治、抗爭、議會，甚至民主派都心淡，失去興趣。他們寧願做網民所說的"港豬"，專心吃喝玩樂。還有一部分人對和平抗爭都失去耐性，他們未來要走甚麼路，不是你和我可以控制的。習近平君臨天下，全城近乎戒嚴，警察總動員，民主派被監控，無論電話、電腦、日常行動都被監控，港共政權的虛怯程度是前所未見的。究竟香港比20年前更好還是更差？

即使40位建制派有7分鐘，甚至70分鐘發言時間，但無論他們怎麼說，也不會令香港市民相信，現時的香港比20年前更好。尤其是與5年前比較，梁振英上任後，香港的政治環境和核心價值備受破壞，港共政權操控香港，中聯辦干預香港內政。這也是有目共睹的。最後我想說，完美的極權之所以存在，甚至永垂不朽，並不是因為極權者的拳頭有多硬，而是在乎人民對極權管治的容忍程度有多大。部分人民甚至進行自我審查，猜想極權者不喜歡甚麼，為何不開心，恐怕激怒他，即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也不敢做，不敢談論。所以，我仍然要求各位市民走出來，七一維園見。讓我們一起表達我們的訴求及過去20年的不滿，還有我們對港共政權的不滿，以及對中國政府沒有落實"一國兩制"的不滿......
陳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及立法會不同黨派人士都會正視有關問題。過去10多年，每一年的7月1日都有很多香港市民上街，透過遊行提出各種各樣的訴求，包括政治訴求、民生訴求。其實，所有民選立法會議員都應該一起參與、聆聽，從第一線接觸社會脈搏。因此，我認為遊行也是一項慶回歸活動，只不過是另類的、非官方的慶回歸方式。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回歸，它都早已成為事實。

如果主席習近平也能參與遊行，與香港市民一起，我相信他一定更能明白很多建制派議員都不明白的道理，那便是我們根本不是抹黑、搞破壞。其實，我們說的、市民說的都是真心話，但剛才工聯會陸頌雄議員的發言，他年紀輕輕，發言內容卻"八股"十足。我們明白他們屬於"紅色"團體，是左派的工聯會，但是，如今連共產黨也不及他們左，共產黨說要"防左"，反觀香港的左派卻越來越左。

回歸20年，相信大家都能看見"一國兩制"的實施有否走樣變形。官方的說法是沒有走樣，沒有變形，國家的論述更是"成功落實"。

民主黨很希望習主席這次來港能正視大家對"一國兩制"落實情況的憂慮，如果他問青年人是否相信"一國兩制"會成功？是否相信香港的制度和核心價值可保持不變？是否相信我們不會受內地的制度影響或侵擾，令我們可保住香港的特色？

《基本法》訂明，香港要落實雙普選，《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香港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第六十八條也訂明立法機關不應再有功能界別，最終要達致全面普選。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提到除國防和外交事務外，其餘事務均屬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範圍。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可是，我們看到在過去數年，無論是八三一方案以至最近一次人大釋法的決定，均在試圖扭曲《基本法》的條文。剛才有議員說，香港現在沒有普選是由於我們這些人投票否決八三一方案。然而，說到底，大家都知道，八三一方案根本不是普選的承諾，也不符合《基本法》所訂沒有篩選及沒有不合理提名程序，並能夠給予香港人真正選擇的普選機制。這些最基本的要求，《基本法》均已寫得很清楚，但八三一方案根本不能夠達到這目標。很簡單，八三一方案如何解釋這方案是如《基本法》所訂般屬於循序漸進，以及如何解釋提名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這些都是《基本法》所用的字眼。八三一方案既不解釋，也不嘗試解釋，只說提名委員會符合廣泛代表性。可是，它如何符合廣泛代表性呢？提名門檻本來是1%，為何要提高至一半？這並不是循序漸進，但卻沒有任何解釋。有些建制派議員更說，這就是普選。

如果釋法的決定是在法律程序仍在進行或案件仍在審理期間作出的，原因十分簡單，就是不想輸掉官司，希望確保官司的結果能夠符合其意願，而這正是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破壞香港法治的最大問題所在。

無論是區議會或最近的特首選舉，中聯辦試圖影響提名和結果的無形之手均顯得越來越猖獗。很多建制派議員也說過，即使是議會內所提出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議案，都要中聯辦出手要求議員點頭。為何建制派議員甘願接受中聯辦的指指點點？為何面對這些屬於香港內部事務和立法會職能的事情，他們卻甘於接受中聯辦的指指點點？這就是走樣，這就是變形。最近，有人說如果到了某個程度或階段，香港便可以不再實行普通法，亦不必再有三權分立甚或三權分立根本不存在，屆時特首將會超然於法律和三權。這些言論就是變形，就是走樣。

郭榮鏗議員剛才指他不滿意政改的情況，但我也希望郭議員知道，政改步伐的快慢、改革是否完全按照西方政制等問題在上次政改諮詢期間，我們已作出不少討論。當議案提交議會，我們亦作了不少討論。我曾苦口婆心對大家說，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分歧，他們希望一步到位，而我們則認為政治改革絕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這牽涉到一個社會的全民福祉。現在西方社會的政治均面對困境，我們是否要重蹈覆轍呢？還是香港人要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制度呢？究竟香港的政治制度應如何？

事實上，香港是一個遊行之都，每年大大小小的遊行達七八千宗，如果尹議員只要求重視七一遊行的市民，其他時間遊行的市民又怎樣？所以，今天也有議員指出他這個方向不正確，政府應正視每一次遊行。事實上，我們發現每一次遊行都有很多不同持份者表達不同訴求，而我們亦相信政府有聆聽，亦希望能盡量在能力範圍內滿足市民的要求。

例如，近期某些勞工政策，我們看到政府推行得很努力，但最終卻兩邊不討好。我只想指出，尹兆堅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的中心思想便是香港沒有"高度自治"，更直接地說，他想要求比"高度自治"更高的自治，對嗎？換言之，他甚至可能想自決或"港獨"，但他知道假如說出這些話會違反《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違反作為一個議員的誓言。因此，他不會說出來，這是聰明的做法，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尹議員的議案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經嚴重動搖、走樣和變形"。所以，昨天我很細心聆聽尹議員的發言，今早我又再多聽一次，究竟尹議員的指控是甚麼？究竟過去20年來，"一國兩制"如何走樣和變形？很可惜，我聽不到他提出任何具體實例。尹議員之所以說走樣和變形，可能是因為中央過去對香港的一些關心表現。以尹議員的黨友許智峯議員為例，他早前看到有中央駐港官員參觀一個街市項目，這是關心的表現，他卻認為是干預香港施政，這種智慧真的很嚇人，亦貽笑大方。

我只能說，從政治及經濟而言，其實香港比回歸前更好。我今天聽到譚文豪議員說情況並非如此，現在有些數據顯示情況差了。我相信這是警惕大家，如果香港再不努力專注經濟發展，搞好香港，香港經濟便會如譚文豪議員所說不斷下滑。

代理主席，時限是否5分鐘？代理主席，時間所限，我有幾點要回應。正如我開場時說，主權移交20年，主權回歸並沒有伴隨人心回歸，這是事實，而這事實有大學學術機構長期進行的調查研究支持。我很震驚，由昨天至現在，我一直在這裏聽着同事以至官員的回應，他們竟然連一個這麼基本的事實都要否定。大多數市民均覺得回歸20年來，香港變差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走樣變形，令市民沒有信心。這麼鮮明、持續的意見，為何政府都要做鴕鳥不聽，還要耍賴？說到底，大部分建制派同事的發言......他說，是有權的人把香港弄成這樣，並說兩天後就有新天。

尹兆堅議員，我想提醒你，這5分鐘時間是讓你就修正案發言，而你所餘的答辯時間則是讓你回應其他議員的發言。

事實上，他們只想為這個政府和目前的亂象塗脂抹粉或找藉口。我特別留意到，民建聯的黃定光議員說他們會繼續為優質民主而奮鬥，我差點兒把"優質"聽錯為"陰質"。

黃議員說的優質民主，會否是另一種優質民主？至於張華峰議員的說法，我也不敢苟同。他集中批評我的議案空洞和非理性，說我居心不良，提出議案只是為了把責任推卸給政府和中央，以及動員市民上街。我覺得他這樣說不太公道，而且有點失實。雖然我沒有在他發言時站起來批評他冒犯我，但很明顯，他把事情看得太簡單，而他的說法亦未能切中問題的核心。其實，很多同事都有類似張議員的說法，質疑為何我只關心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而不關心其他事情。

大家要知道，議案是有語境的。

由於黃定光議員不在席，本會不會處理他的修正案。張華峰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尹兆堅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華峰議員就尹兆堅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我現在提出上述待決議題，贊成的請舉手。

代理主席，這項議題其實是關於管治、聽取民意，以及整體施政。但是，政府只派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先生出席會議和作出回應，而不是按照正常做法派出政務司司長作出回應，可見政府有多"用心"對待七一遊行市民的訴求，亦反映了香港回歸20年來，尤其是過去14年來，情況每況愈下，政府真的責無旁貸。二十年來，香港整體情況每況愈下，民主政制遙遙無期，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公屋"上樓"無期，樓價瘋狂，市民"上車"無望，高官貪腐，廉潔指數下降，"官商鄉黑"勾結，老實說，多不勝數，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無法逐一說出。政府還敢說香港歌舞昇平，有沒有搞錯？副局長剛才提到廉潔是政府最關心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記住今年七一遊行的其中一個重大訴求，就是"反貪腐，捉CY"。各位市民，七一維園見。
請各位保持肅靜。請各位保持肅靜。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尹兆堅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張華峰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秘書，現在是否有足夠法定人數？我提醒各位，現在的待決議題是：尹兆堅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張華峰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維護動物權益"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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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在議事廳內討論動物權益和動物保護法例，是我期待以久的事。香港的動物權益一直處於弱勢，記得我10年前出任區議員時，最初期的工作之一，便是在區議會會議上動議調查流浪貓被虐殺事件的議案。

但是，我當時回應一句，指貓狗沒有選票，但我們有責任保護牠們的生命安全，保障牠們的權益。為甚麼動物權益沒有受到政府的重視？原因很簡單，動物不懂得投票，亦不懂得說人話，更不懂得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

不少社區貓狗被人虐殺毒害後，兇徒卻能逃之夭夭，逍遙法外。過了不久，又會發生另一宗動物虐殺案。

條例分散，以致各部門各自為政，不能真正推動一套整全的動物保護法例。我知道我提出是項議員議案，動物未必聽得懂，但也印證了甘地的一句明言："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城市的人民如何看待動物"。在2017年的香港，不少香港人也願意蹲下來聆聽動物的心聲，是因為生命無分貴賤、不分高低，不應該剝奪動物生存的權利，更不應該以虐殺動物為樂。

我不認同貓一定要有功用，並非必須能夠捉老鼠才能生存。

據我所知，現時一些警區設有專隊負責調查相關案件，但不是每區都有。事實上，大家可以想象，在現時由警務處、愛護動物協會和漁護署合作推出的動物守護計劃下，儘管動物督察很有心，他們仍未獲賦執法權力。貓狗的兇案現場，可能較人類的謀殺案現場更難處理。由於沒有人證可以指證殺害貓狗的無聊人，甚至連取用閉路電視紀錄也關卡重重，動物督察欠缺執法所需的權力。

我感激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以及議事廳內不少同事與我們合力，藉動物保護法的議案推動整體社會保護動物生命的氣氛。

因此，我今天有幸能夠站在這個位置，我會形容為我終於向自己其中一個夢想向前邁進一步。

我相信每位愛護動物的市民也不能忍受這種情況，我們的動物福利和權益是時候要進步。我希望莫忘初衷，履行我10年前在區議會的言論。動物們未必知道，但我希望能夠為牠們做得更多，制訂一個完善的制度，保障動物的生命；建立一個友善的動物社區，讓動物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公園；並將保護動物的課題列入教科書，宣揚保護牠們的生命。以生命影響生命，令這個城市成長的小朋友，長大後也有仁慈之心。代理主席，接下來我會聆聽同事就這項議案發表的不同意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鄺俊宇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5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毛孟靜議員、梁美芬議員、譚文豪議員、葛珮帆議員及陳克勤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我昨天在前廳聽到有建制派議員說，我們明天要討論貓貓狗狗。剛才在我那邊亦聽到，稍後我們要討論貓貓狗狗。

這亦是在香港談及動物權益時一個很大的迷思，甚至是錯失。我們另一個很大的謬誤就是，既然已有寵物權益關注組，動物已經很得寵，權益隨時比人還好，無須再關注。一個可能更大的謬誤是，動物是為人服務，不能提供服務就沒有生存權利。有人認為貓天性捉老鼠，因而倡議用流浪貓來捉老鼠，流浪貓有這個功能便可以生存下去。但是，沒有鼠患時，是否對所有流浪貓格殺勿論呢？這是整個香港社會對待動物權益的一些錯誤觀念。還有一個情況就是，看到動物便大驚小怪，不單是貓狗，任何豬牛也如此。我們有社區牛，政府叫流浪牛，有野豬，我們叫社區豬，是以前農村社會遺留下來的兩種動物。

事實上，真正愛護動物的人，不應買而應領養，請大家領養動物。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教導小朋友、年輕人有關動物權益，不應從人類的角度出發。

幸好香港沒有大象需要保護，以前荔園動物園有一隻，後來運到深圳，記憶所及，該大象應該已經終老。我們盡量保護香港家養或野生的動物。我們將有另外的法例保護大象，禁止銷售象牙製品，所以沒有特別需要在我的修正案中提到。我們愛的是地球上的生物，希望人類可以與各種動物共融，而不是只求自己方便，出於自私而決定動物的棲息地範圍。所謂流浪牛，我稱為社區牛的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在西貢，牠們原本擁有一片青蔥的原棲息地，我跟義工去看過。

人類，尤其是我們這一代，從小獲得的教育是食肉是天然的做法。

人是否一定要食肉才可生存？

由於習慣、背景和教育，我們未能完全吃素，但與此同時，我們應尋求平衡發展，應盡量避免作出殺害動物和不愛護動物的行為。

我的修正案的最後一點是來自愛護牛群的義工的想法。現時有關動物權益的議題屬於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的範疇，這令人想笑，食物安全是否指牛肉、豬肉，環境衞生是否指飼料和排泄物？這安排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希望把所有有關動物的事宜，由食物及衞生局轉交環境局處理，環境局本來就有一套生物多樣化的理念，亦有可持續發展的保育生態政策。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以後把所有有關動物權益的事宜轉交環境局處理。

事實上，現時對動物的保障不足，《條例》第22條訂明，"動物畜養人如無合理解釋而棄掉其動物，即屬犯罪"。當局甚少引用該條文檢控無理遺棄動物的主人，反而較多引用《條例》第23條，就有關狗主未有在公眾地方妥善控制其狗隻，提出檢控。直至2016年，法庭就《條例》第23條判處的最高罰款約4,000元。我認為單靠罰款並不足夠，我們倡議並希望在23個警區成立"動物警察"專隊。我們知道現時警力十分緊張，但我們希望警方考慮成立"動物警察"專隊，並引入現時警隊內很多"衞星團體"提供義務服務。

他們只要年過55歲、為人正直又有團隊精神，便可以協助警隊服務社區。如果在現有編制下設立專門的"動物督察"，帶領耆英隊伍等，便能有效減少23區虐畜或虐殺動物的個案。除了要把流浪動物納入保護範圍內，我們也強調動物主人的責任，以及提高社區人士的公德心。

但是，如果政府有良好的機制及政策，例如，我在修正案提到寵物袋或寵物箱，動物主人也要好好履行主人的責任，不要隨處遺留動物糞便，不考慮別人的感受，任由狗隻到處奔跑、製造噪音及影響衞生。如果公眾教育做得好，我相信睦鄰關係一定會改善。

西貢區較好，有3個動物公園，沙田區就最可憐，該區有60萬人口但只有1個動物公園。我認為政府應該搜集更多資料，某些地區可能有較多市民喜歡飼養寵物或他們需要這些空間，當局便可從而作出較長遠的規劃。特別是新開發區，應該有更多可供寵物或動物活動的空間。

現時處理及控制流浪動物的方式只是人道毀滅，實在太殘忍！政府會否積極牽頭，與慈善團體，特別是關注動物權益的團體研究，如何在領養方面多做工夫。

因此我們應考慮向他們提供更多資源和政策。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有多於一成香港人飼養貓或狗，而養狗人士更約佔人口7%。如果想安心放狗，或想在假日讓狗自由奔跑，大家可能要到狗公園，但想去狗公園也不容易。以九龍東為例，該區約有100萬人口，只有3個狗公園，包括觀塘的碼頭廣場，大業街花園有兩個狗公園，但該兩個公園位於工業區，遠離民居，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直達，比較少人前往。

即使大家不怕遠，但帶着動物不可能乘搭公共交通，現時無論巴士、小巴、港鐵，全部都不准攜犬上車。如果大家想帶狗隻到較遠的地方玩耍，又或到朋友家中，甚至有病時帶牠看獸醫，不好意思，基本上狗主只能步行前往，或乘搭的士、私家車或小型貨車，至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好意思，全部不可以。

關於動物乘搭交通工具，其實過往立法會有很多同事也曾作出爭取。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地鐵為例，這是非常好的例子，動物無須藏在袋內，也無須戴口罩，更不需要買票，只要主人有狗帶牽着便可。為何我以此作為參考例子？因為斯德哥爾摩的地鐵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海外全資附屬公司擁有，當地初期如何進行公眾教育、如何試行或如何處理清潔等問題，其實港鐵公司絕對有這方面的經驗。

港鐵公司以這種藉口來推搪，連邏輯都欠奉。此外，港鐵公司又跟立法會講數字，說斯德哥爾摩的乘客量遠較香港小，聽起來好像很合理，但它同一時間又說，不過斯德哥爾摩的網絡長度遠較香港短，那即是甚麼？

正如我剛才所說，措施實施初期如何教育公眾、如何試行、如何維持清潔、動物是否需要戴口罩，又或如果有市民害怕動物或對動物敏感，該怎麼辦？

港鐵公司經常說港鐵已經很擠迫，但可否在非繁忙時間，甚至星期六、日，才讓動物乘搭？我剛才說過，如果要到狗公園遛狗，我都不會在上班、繁忙時間才去，對吧？一般香港人都要上班，只可能在非繁忙時間或星期六、日才去遛狗，為何連這些提議也不肯考慮？

不要忘記，港鐵公司最大股東是香港政府。港鐵公司不肯做，但九巴反而肯進行研究，這點非常奇怪，九巴願意做，但港鐵公司卻堅決不肯。另外，我想談談我的修正案第八點，關於兩支由民間組成並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這兩支狩獵隊在1970年代成立，分別是大埔及西貢的野豬狩獵隊，他們持有漁農自然護理署發出的狩獵許可證。我覺得保安事務委員會可能要跟進一下，因為他們持有警方發出的槍牌，平時把槍放在家中，出動時便持槍獵殺野豬。雖然報道不多，但實際上野豬狩獵隊經常出動。

最近，於2016年12月20日便有野豬闖入機場，最後如何處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其實現時都未有一個確定說法。當天，我們只看到機場特警手持盾牌，野豬受傷。後來，有職員向我求助，指事實並非這樣，原來之前香港機場管理局曾有人用車撞野豬。

由此可見，香港社會如何對待野生動物，也是一個問題。另外是流浪牛的問題，現時我們談論搬遷這些社區牛的問題，我們曾在不同委員會談過，將牠們遷到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後，仍然有很多問題。由於時間關係，稍後如有機會，我會再談論此事。但是，無論如何，整個香港社會好像對動物的概念不夠廣，永遠只是聚焦於貓和狗。香港是否一個對動物無情冷血的城市？剛才說到，還有一些虐殺動物的情況，問題如何解決，其實很視乎今天大家的投票意向。我希望在席多位同事能支持今天的議案及我提出的修正案。

寵物依賴主人生存，而主人除有責任提供飲食及住所外，還要給牠們很多愛心，互相陪伴和照顧牠們一生，所以未想清楚便不要養寵物。野生動物如猴子，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人類不應干擾，所以不應餵食，否則便會影響牠們的生存本能。代理主席，流浪牛和屠房內的牛有何分別呢？流浪牛當然要保護，那麼屠房內的牛呢？

我個人相信眾生平等，所以為了盡力避免殺生，至今已經茹素超過30年，一直沒有吃過動物或海洋生物，希望可以為保護動物出力，而這亦是我參選從政的原因之一。我感謝鄺俊宇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讓我可以繼於2015年12月提出"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罪行"有關禁止象牙買賣的議案後，再次在立法會會議為保護動物發聲。代理主席，雖然我是素食者，亦不時推廣素食對動物、環保和健康的好處，但基於社會的環境和現實的考慮，我知道不可能立法禁止吃肉。因此，當我看到鄺俊宇議員今天的議案的議題是"維護動物權益"時，我感到十分驚訝。根據牛津字典，"動物權益"是指動物有不受人類剝削和虐待的生存權利。有爭取動物權益的團體提出動物並非人類的資產，所以不應該以動物作任何用途，包括食用、娛樂以至科學研究。因此，現時世界上並沒有任何國家或城市為保障動物權益而立法，主要的原因是爭議太大，現實中難以執行。對於鄺俊宇議員的議案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內容，我大部分也十分支持，但為了令討論更聚焦，避免市民大眾誤會、抗拒，並爭取最多市民的支持，所以我建議把比較極端的"維護動物權益"改為"維護動物福利"。我早前曾委託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進行一項有關動物福利法例的研究。研究報告指出，動物福利涵蓋動物的身體狀況、精神狀況，以及能否滿足其基本的需要和渴望。我相信動物福利在社會上會得到較大的共識，所以希望各位議員考慮支持。代理主席，由於時間有限，以下我會簡單介紹我的修正案的重點內容。首先，香港現時有最少10項涉及動物福利和管理的法例，而《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一般被視為當中的核心法例，但該條例是在1935年以英國的《1911年保護動物法令》為藍本改寫而成的。雖然政府過去曾就該條例作出3次修訂，但所有修訂僅涉及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卻並未對其立法原則作任何改動。然而，英國已於2006年制定新的《動物福祉法令》，用以取代舊有的法例。由於舊有法例沒有界定動物應獲得的待遇，亦沒有授權執法人員在動物受到痛楚之前，可採取有效的行動來保護動物，所以舊有法例未能為動物提供足夠的保護，但新訂的《動物福祉法令》則採取了主人必須主動照顧其動物這個福利概念。代理主席，香港至今仍未有較完整的動物福利法，甚至沒有法例要求主人必須妥善照顧其動物。換言之，現時，在香港虐待動物才算犯法，而不提供清潔的水給動物飲用則不算犯法。即使有人看見狗隻被人用鐵鏈鎖着在太陽下暴曬，甚至狗隻身上的肉已潰爛並長滿了蟲，而這亦是義工經常看見的情況，但卻甚麼也做不到、幫不到，也拯救不到。不過，如果制定動物福利法例，便可以訂明照顧動物並提供基本合理的生活是主人的責任。因此，我強烈要求政府盡快展開有關動物福利法例的立法研究，確保動物得到適當的照顧。民建聯一直要求成立"動物警察"，而陳克勤議員亦已做了很多相關的工作。然而，即使現時未有"動物警察"，我亦認為政府應立即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在處理虐待動物個案時的能力和警覺性，並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法例的認識，確保他們能夠恰當地搜證和以合適的條例來進行檢控，令施虐者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我在修正案中建議刪除原議案中"禁止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字眼，並以"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不採用人道毀滅作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取代。我提出有關修正的原因，是很多一直在前線拯救流浪動物的動物組織成員向我反映，有時候他們辛苦拯救回來的流浪動物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如果完全禁止人道毀滅，對這些流浪動物來說可能更不人道。代理主席，我也特別關注"地盤狗"和"倉狗"的問題。現時香港很多流浪狗均屬於"地盤狗"和"倉狗"。香港有很多地盤在施工期間都會飼養一些狗隻作保安用途，但在地盤完工後，便不會再理會這些狗隻，令牠們全部變成流浪狗。

如果香港將來制定動物福利法例，更應該將遺棄動物行為列為罪行，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亦應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罰，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修讀有關動物福利的課程，以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再飼養動物。政府要執法便一定要賦予前線人員相關的權力，好讓他們在認為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以採取適當的拯救行動。最近數年令我們很心痛，因為發生越來越多有人蓄意毒害動物的個案。

因此，我已要求政府研究就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制定專門的法例，以及積極審視針對相關罪行而進行的調查和檢控程序，以確保能夠將這些犯罪者繩之以法。代理主席，民建聯支持原議案。

然而，我剛才聽罷毛孟靜議員的解釋後，卻發現她似乎不是這意思，但她的寫法確實容易引起誤會和爭議，所以民建聯會投棄權票。至於梁美芬議員、譚文豪議員和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全部均以加強動物福利為主，所以民建聯都會予以支持。代理主席，我很希望今天這項議案可以獲得通過，令香港有一套完整的動物福利法例，亦希望在制定有關的法例和經過多次討論後，會令整個社會對保護和愛護動物有更多的認識和討論，亦希望有更多市民接受和愛護動物。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維護動物權益"的議案。事實上，我曾在2010年提出"制訂動物友善政策"的議案，並獲得本會大多數跨黨派議員支持，予以通過。今天，再有議員提出類似議案，我感到十分高興。剛才在會議廳外，有同事跟我笑說，我提出的修正案將原議案的6個重點增加至16個重點。由於現時社會上討論維護動物權益和動物福利時，仍有很多不足之處，所以我希望若修正案能夠獲得議會通過，應盡量涵蓋在香港動物權益方面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這16項建議亦未必包括所有動物權益團體的意見，不過我認為修正案內容已涵蓋各個重點。我很高興在相隔7年後，再有議員就這議題提出議案辯論，令我感到我在議會內並非孤軍作戰，而是很多跨黨派議員都同意應為動物權益多做工作。然而，這亦正好反映政府在動物權益工作上，做得非常不足。具體情況我在修正案已有闡述，在此不再多說。第一點是虐待動物的問題。我相信沒有議員會否認，在香港虐待動物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但執法機關往往未能捉拿犯人歸案，而根據警方表示，最主要原因是調查方面有困難。

大多判罰款數千元或社會服務令，即使判處監禁，亦以緩刑為主。代理主席，相信你也看到，當局接獲的求助個案數字很低，而即使是議員辦事處甚或動物義工，日常所收到的投訴個案可能一年也不只這些數目，但因為警方或相關部門沒有立案，數字便如此低。再者，被定罪的人刑罰這麼低，亦毫無阻嚇性。因此，我經常強調，律政司應就着判刑過輕的個案提出覆核。然而，很可惜，在過去3年，律政司從沒有就任何判刑過輕的虐待動物個案提出覆核，這確實令我非常失望。我再次強調，我們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成立"動物警察"，加強調查虐待動物案件，而當局亦應就判刑過輕的虐待動物案件提出覆核。

該條例當時以英國的法例為藍本，但英國已於2006年對相關法例作大幅修訂，反觀我們事隔80年從未作過任何修訂，是否太落後了？我們認為當局應制訂全面的動物保護法。有一個例子，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事後該名男子除了被警方控告傷害妻子外，亦被控一項刑事毀壞貓隻的罪名。究竟是警方不熟悉虐待動物的法例，抑或有其他原因？

此外，現時有很多遺棄動物的人士，雖然他們在法例之下屬於違法，但很少被檢控。

如果當局能夠增加認可團體的數目，便能夠幫助更多社區動物。最後，我想談談保護瀕危物種的工作。

我希望政府稍後能夠就我剛才提出的4點，作出重點回應。我亦希望當局能夠就我提出的16點建議，作出正面處理。最後，我希望各位同事都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近年，各類虐待動物或不人道對待流浪動物的新聞層出不窮，令人感到痛心。令人感到可惜和遺憾的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在動物權益和友善方面的政策，長期停滯不前。今天，我很高興鄺俊宇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討論動物權益及福利。

我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自身經歷或感受，說說我對動物權益及福利的看法，並與大家一起學習，一起做好有關動物福利的政策。我不敢說我是愛動物的人，我最多只能說我關心動物和關注牠們的權益。我自小便害怕小動物，小時候充其量只是養龜，因為龜不是那麼活潑，比較被動，給我的感覺較為安全。面對一些毛茸茸的動物或體型較大的動物，例如大型犬隻，我真的會很害怕，牠們走過來我便會避開，甚至曾誇張地跳上沙發。

這種恐懼真的無法解釋，可能源自童年陰影，亦可能源自對動物認識不足而產生的不安感覺。

第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論人們是否喜愛動物，我相信，不容忍動物受到虐待、不容許動物受到遺棄，以至好好保護動物，是每一個人都應做的事。

我很希望政府能真正回應社會人士的訴求。大家應有同一個出發點，就是任何生物都應平等，任何生物都不應受到傷害。我覺得這是很基本的事，是惻隱之心，是文明社會的做法。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

最近，在研究動物權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上，我宣告一間巴士公司願意考慮研究推出假日寵物巴士服務。

我希望未來能繼續與大家一起學習，而政府亦應學習如何做好有關愛護動物和動物福利的政策。

上述4項措施，香港均做得不夠全面。現時遺棄動物只有在《狂犬病條例》下訂有刑責，但數十年來只有數宗檢控個案；植入晶片只限狗隻，亦不會用作追蹤棄主的責任；管制寵物繁殖買賣亦不夠嚴謹，無牌地獄式的繁殖場及"黑店"為患病動物注射興奮劑出售的情況仍然非常普遍。除法例外，執法及判刑亦未能配合。不時有舉報虐待動物的人士表示被警方無視及留難。即使違法者虐待動物證據確鑿，成功被送上法庭，最終卻多數被判緩刑或罰款數百元，完全沒有阻嚇力，甚至獲准領回動物。香港維護動物權益的法例及執法，均成效不彰。動物壽命長達數十年，寵物不是玩具，負責牠們的生、養、病和葬是飼養者最基本的責任。我亦是一名"貓奴"，家中除了貓外，亦有飼養爬蟲類動物。最近家中的龜剛壽終正寢。對於遺棄動物的行為，我完全不能接受。習慣被家養的動物被遺棄街上，受盡痛苦、生病及死亡的例子每天都在發生。在香港這個文明社會，隨處拋棄垃圾要罰款，遺棄貓狗卻不用受罰，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亦有不負責任的主人，把動物遺棄到志願團體或動物管理中心，便以為事情已圓滿解決。

對於未能被重新領養的動物遭人道毀滅，我相信沒有人會願意看到；而在現實中，志願團體及動物管理中心面對資金、人手及選址的壓力，亦不是一句"零人道毀滅"或削減政府人道毀滅的開支便可解決。台灣今年2月起實施零撲殺政策，不再人道毀滅非有健康問題的動物。但是，有台灣的動物義工表示，政策目標過高令問題百出。由於零撲殺政策出台，飼養者比過往更心安理得地棄養動物。動物收容所由執行"死刑"轉為"無期徒刑"，籠舍自然迫爆，導致人手不足、衞生惡劣、動物集體感染，甚至被執行私刑。

我認為對於能有效控制流浪動物繁殖的措施，政府應增撥資源支持，而不是"大安旨意"依靠動物團體來處理。

首先，我想就數位議員的修正案提出一些想法。我同意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關於政策範疇的討論。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如果能夠進行表決，我也會投贊成票，我特別認同他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的建議。葛珮帆議員和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均刪除"禁止人道毀滅流浪貓狗"，但我認為訂立這個原則是重要的，因為唯有訂立這個原則，才能推動政府從根本上改變現時動輒進行人道毀滅的做法。

不過，對譚議員提倡的地盤承建商要遵守"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我則可能要補充幾句。"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有合理的部分，但第6點提到："如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安排，負責人可把狗隻送交本署動物管理中心。"這變相容許承建商棄養狗隻，我看不到"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有從動物權益的角度出發。大家也理解，現時很多地盤和貨倉把狗隻視為廉價看更，用完即棄。漁農自然護理署對這個問題視若無睹是不妥當的，所以我對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有輕微保留。鄺俊宇議員的原議案包括很多方向，其中第二點打擊非法繁殖和第四點推動絕育放回相信是很多愛護動物的朋友的共識。

例如，最近在深灣道有一隻野豬被捕捉，然後放回郊野公園。

這些都是被捕獲的動物，如果健康沒有問題，像野豬一樣尚有一線生機，但如果像那隻黃牛一樣，一旦受傷便會被處理，而處理的方法不是醫治，而是人道毀滅。這個判斷是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6條"命令毀滅動物的權力"，以"防止殘酷對待"之名，行人道毀滅之實。這是政府在考慮動物權益時政策和法例之間不協調的地方。最後，我想提出一個觀察，鄺俊宇議員的原議案和很多修正案所建議的措施越列越長，代理主席，由原議案的6項措施增加到20項以上。

我們會否考慮進一步將動物的定義及權利列入《基本法》，從而令我們有完整的基礎來考慮我們的政策和相關法例。
代理主席，有一種權益叫動物權益，今天我要多謝鄺俊宇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們經常為不同人士爭取權益，但我們有時可能忽略了動物也有權益。現時我們主要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來保護動物。但上一次修訂這項法例已經是2006年的事，距離現在已經11年。過去10年，社會上越來越多人關注保護動物這個議題。但是，相關法例太落後，未能與時並進，加上虐待動物事件陸續被揭發，自然引致很多人要求修改法例，加強保護動物。

我認為應該盡快檢討相關條例，以保障動物權益。

在我們討論動物權益的時候，除了法例保障以外，更重要的是教育。

很多人覺得飼養動物是一個身份象徵。

這又成為一個棄養的藉口。

我發現與動物一起成長的小朋友更懂得照顧別人。例如，這個小朋友不足3歲，但他已經知道小狗不可以吃巧克力。

由於我有一名家庭成員很喜歡動物，我們的家已成為一個接收棄養動物的地方。

我們看到，很多人開始飼養動物的時候覺得牠們很可愛也很喜歡牠們，完全沒有考慮這是一生一世的承諾。我們要求為動物權益立法及檢討法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忽略宣傳和教育。我們要教育市民接納動物是社會的一分子，大家一起生存，市民也要學會尊重牠們。

我相信，稍有惻隱之心的人都會感到很"心噏"。究竟香港的動物保護政策發生了甚麼事？今年我們看到這麼多無辜動物白白賠上生命，將來會否有更多類似情況出現？事實上，現時香港所有與動物相關的政策，都由漁護署統籌，漁護署隸屬食物及衞生局，反映政府的動物政策僅從"食物"及"衞生環境"角度出發，而不是從動物應有權益及福利的角度着眼。

很大可能是，先將流浪動物捉回去，看是否有人領養，如果動物健康有問題，便將之人道毀滅。根據漁護署的數字，過去5年共有33,166隻動物被人道毀滅，政府指這個數字比過去數年大有進步，這是甚麼意思？

代理主席，除了有關人道毀滅的政策落後外，目前法例很多方面都相當落後。現時香港最主要保護動物的法例，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但《條例》有不少漏洞，而且即使成功入罪，最高罰則只是判監3年、罰款20萬元。《條例》是以18世紀英國法律為藍本，多年來政府除了加重罰則外，並無徹底檢討《條例》的漏洞，亦未有考慮法例能否真正保護動物的權益。

反觀其他地區或國家，如歐美、澳洲、台灣等地，只要負責照顧動物的人無法證明能提供足夠保護，以避免動物受到傷害，執法人員便可介入。例如新加坡，遺棄動物或類似行為，都會視為虐待動物，違者不單被罰款，更會被判監禁。在英國，照顧者不小心讓寵物走失，同樣會受罰。

除此之外，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都有強烈聲音要求政府設立"動物警察"專隊，為警員提供特別訓練，讓他們成為專責調查小組，防止動物受虐待，但很可惜，政府沒有大力推行、甚至拒絕推行。

所以，我覺得政府有必要認真培訓警員對虐待動物加以注視，並學習如何維護動物權益。代理主席，最後，我想強調，當我們還在討論如何防止虐待動物的同時，很多國家早已超越這層次，對動物的保護不只限於防止虐待，更為動物爭取福利及權益。例如從動物角度規劃公共地方，讓牠們可以融入社區......

代理主席，現時香港與動物有關的法例非常零碎，散落於不同的條例中。我們經常聽到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是用來懲罰虐待和虐殺動物的兇徒的，但最高刑罰只是監禁3年及罰款20萬元。

我們認為這些法例的力度不足，而執行的政府部門亦各自為政，過於零散，經常令施暴者可以逍遙法外。

早在諮詢期間，不少動物團體除了表達對法例的不滿外，亦指出香港現時欠缺保護動物的整體政策，而即使已有法例，亦未必有足夠的人手執法。幸好今天提出議案的鄺俊宇議員和修正案的多位議員皆認同，政府現時在保護動物權利方面仍有不足之處。總括各議員的意見，都是希望加強對虐待動物的罰則、嚴格監管動物繁殖市場、設立"動物警察"及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透明度。我相信不論是建制派或民主派，對於這些意見也應該沒有太大分歧，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推行。對於作為負責統籌與動物相關政策的漁護署，最容易做到的4個字是"人道毀滅"。根據漁護署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顯示，漁護署在2015-2016年度花費3,360萬元作人道毀滅的開支，當中涉及2,421隻狗及696隻貓。相反地，在動物政策中最難推行的是"捕捉、絕育、放回"計劃。我相信有關注這項計劃的議員都知道，雖然我們已討論多年，但真正實施的地區卻只有兩個，而長洲的範圍更縮減了。

如果將用人道毀滅的撥款用作推廣"捕捉、絕育、放回"計劃，我認為將可令更多動物免於被殺害。當然，"捕捉、絕育、放回"計劃只是針對狗隻，而我們保護動物的政策都是針對狗多於貓，所以我希望可以盡快推行貓的晶片制度。現時民間也有為貓而設的"捕捉、絕育、放回"計劃，我希望局長可以替我們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反映，有時候貓義工為貓隻進行絕育後，會把牠們放回公園，如果牠們不是對社區造成太大滋擾的話，我希望大家可以善待牠們。

陳克勤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的要求其實很卑微，只是要求議員和團體可以定期視察，我很難想象漁護署可以拒絕這項要求。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曾經參觀過一次，即使懲教署也有太平紳士作周期性巡視，所以如果可以周期性地讓議員巡視動物在領養中心內有否被善待，我覺得應該有助增加透明度。最後，關於動物友善政策的問題，本來有很多事情可以討論，包括動物乘搭交通工具及放寬屋邨養狗的問題。事實上，在這個星期，立法會的研究動物權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亦曾討論這些問題，但兩個小時的討論卻沒有很清楚的結論，而政府亦沒有指出其政策方向讓我們繼續跟進。

舉例而言，在今次的例子中，當我們研究放寬公屋養狗限制的問題時，其實是討論有哪些地方可以稍作放寬，例如公屋可否飼養導盲犬幼犬或用以配種的導盲犬。

不過，很可惜，政府卻不知為何經常向郊野公園打主意。我最近亦曾就此向政府提問，特別是大家都知道，政府有意發展兩幅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按政府的說法，好像該等土地與郊野公園無關。然而，不好意思，我希望大家留意，郊野公園邊陲位置其實仍在郊野公園範圍之內，即政府正向郊野公園打主意。

政府的答覆是："政府邀請房協就郊野公園範圍邊陲地帶兩幅土地進行生態及技術研究"，然後列舉了很多原因。至於我問到是哪兩幅土地、面積有多大，以及可否提供地圖等，當局的答覆便十分有趣："房協將運用自己的資源進行有關生態及技術研究。據了解，房協是次可行性研究將會以兩幅分別位於元朗大欖......

"該條文已經寫得非常清楚，而我亦曾向漁護署查詢。無論是我辦公室的書信來往，以至政府答覆立法會的書面質詢時亦提到，漁護署在過去5年沒有發出任何許可證。

現時，漁護署表示會嚴肅處理並認真調查事件，我很期望它能夠嚴格執法，因為無論是幼鳥、大鳥或任何野生動物，我們都應該予以保護。

代理主席，鄺俊宇議員今天提出這項保護動物的議案，令今屆議員能夠在大會上討論保護動物的問題，是一件好事，因為香港作為現代化城市，我們絕對亦應該就愛護動物作出相關討論。

當然，我無意在這裏繼續討論禪意，不過，由此衍生了一個問題：我們今天如何對待動物？如果禪師這行為發生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相信絕對不可能為社會接受，甚至有可能被刑事檢控。毋庸置疑的是，認同保護動物免受傷害、爭取動物權益等方向，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是存在的。然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相關法例和保護措施是否足夠，而政府的取態又是否符合我們聲稱的國際社會標準？公民黨一直關心動物，由創黨開始，保護動物已成為我們其中一項最關注的議題。在令動物不處於弱勢的層面而言，上屆立法會曾討論一項相關法案，並衍生了一些討論。

我記得當時的辯論相當熱烈，因為有部分建制派議員贊成盡快就住家繁殖發牌，但我們認為該法案中有關向動物繁育者發牌的條件和門檻實在訂得太低，反而可能讓寵物繁殖商有機會進一步發展；在這前提下，我們認為發牌門檻應予提高，所以我們反對該法案，認為不應把它"袋住先"。代理主席，我認同在立法會內，其實有部分建制派同事對於保護動物是"上心"和關注的，只不過往往"黨大於人"，他們未必能夠認同我們提高發牌門檻的要求。但是，對於另一些建制派同事，我不知道他們是無知還是無心，是真心還是假意，他們的言論有時真的令人感到氣憤，因為他們曾說動物只是商品，甚至有部分人認為購買是飼養寵物的唯一選擇。公民黨一向支持全面推行"捕捉、絕育、防疫、放回"計劃。

這明顯與香港講究效率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馳。我們認為TNVR不應永遠停留在試驗階段。數年前，我們已倡議在處理流浪動物問題時，應以TNVR的標準處理，以替代極不人道的人道毀滅。出現流浪貓狗的主要原因，往往是人類不負責任地將牠們遺棄街頭。當牠們造成滋擾時，政府卻只從"以人為本"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代理主席，公民黨認為，動物友善政策的大前提是建立人類和動物能夠共存的社區，而並非因為動物不是人類，便不計較牠們的生命，殘害牠們的性命。過去數年，政府仍然不肯轉換思維，每年花費大量納稅人金錢，用人道毀滅的方式來處理小動物。這絕對不能接受。除了TNVR計劃外，政府也一直忽視我們的訴求，不肯檢討和重新制定全面的保護動物法例。我們一直要求立法規管私人繁殖業，而政府直至去年才修訂第139B章。然而，正如我剛才提及，修訂後的條例，在愛護動物的界別和關心動物的市民眼中，其實等於向相關行業和經營者發出一道"免死金牌"，這確實令人極度憂慮。

此外，當局經常強調有回應飼養狗隻人士對增設寵物公園的訴求。可是，很明顯，這些公園......以立法會大樓旁邊的添馬公園為例，只有一條特定的通道讓寵物進入，這樣是否真的能夠做到動物友善？

代理主席，我記得2010年曾有一項調查，關於全香港萬個住戶中有多少人飼養貓狗，當時的調查結果顯示有249,000多個住戶飼養貓或狗。到2015年或2016年，有關香港獸醫專業發展的顧問研究報告指出，在香港240萬個住戶中，有超過50萬個住戶飼養貓或狗，假如連飼養其他寵物都計算在內，香港有超過100萬個住戶飼養寵物。

很可惜，近年來，我們經常看到很多有關殘忍虐待動物的新聞，而最主要是法例的問題。

另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是棄養問題。

但過去10年，漁農自然護理署成功檢控的有多少宗個案？

我前天才到訪漁護署的動物中心探望那裏的流浪貓，那裏的流浪貓若短期內無人領養，很可能要遭人道毀滅。

在香港法例第139B章訂立後，確實能杜絕部分的非法繁殖活動，但無可否認，當中仍有一些漏洞，例如在網上買賣也是一個問題。我支持就維護動物權益立法。

代理主席，我相信在座各位提出修正案的同事，均出於愛護動物的感情；對大原則而言，民主黨是支持的。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正好提醒政府及參與動物討論的人士，不應再停留在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的層面。香港現時有關動物的法例，除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及第170章《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均是直接以動物為服務對象外，其餘也只是服務社會上其他議題。換言之，立法原意是保護人，而不是保護動物。

在香港遺棄動物原則上是犯法，但《狂犬病條例》旨在打擊狂犬病，以保障市民健康出發。由此可見，社會不能容忍的並非遺棄動物，而是被遺棄動物所帶來的健康風險。故此，漁農自然護理署多次拒絕就遺棄狗隻進行執法。這情況當然令人相當失望。我同時要澄清的是，外間經常以為保護動物的對象實質上只包括貓、狗等寵物，這是不正確的。因此，我們會支持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加入對保護海洋生物的保護。所有動物均應享有生存的權利。對於譚文豪議員的議案，我們是支持的。野豬狩獵隊的存廢已爭議多年，政府必須回應現時的社會潮流，以及在保障市民安全的情況下，以其他方式達致人類與野豬共存。為了向前走出第一步，我們希望大家對各項修正案投贊成票。正如一些朋友形容，今天能在議事廳就保護動物的法例進行辯論，為香港的動物權益揭開新一頁。我們希望是次辯論能帶動更廣泛的社會討論，亦希望政府可聽取民間意見，對保護動物的訴求展開積極行動。正如我在開始辯論時所言，10年前我剛當選元朗區區議員，其中一項首要工作，就是提出有關保護動物的議案，促請警方調查當時虐待流浪貓的事件。

今天只是一個開始。事實上，是次辯論中，很多同事都提出極具質素的建議，包括我們全力推動有關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安排。在符合若干條件下，例如將動物放入袋、在非繁忙時間，以及在特定的車廂內，可考慮予以推行。港鐵、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均可開放成為下一個動物友善空間。

大家可以不愛牠們，但不能傷害牠們。在2017年的香港，香港人有仁慈之心，香港也是一個具質素和文明的城市。甘地有一句名言："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城市的人民如何看待動物。"我希望這項針對動物保護的議案，將會為動物權益揭開新一頁。

我現在請毛孟靜議員動議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毛孟靜議員就鄺俊宇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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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

代理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梁美芬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鄺俊宇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就經梁美芬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鄺俊宇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